主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訂有嚴格的反洗黑錢法例。然而，現在只要喊句政治口號便可以隨意眾籌，眾籌得來的款項亦不受規管。舉例來說，有些基金聲稱要籌款在海外登報，結果在籌得1,500萬元後，只刊登了數次廣告便失去蹤影；有些所謂的國際代表團聲稱要爭取海外支持，但籌得300萬元後卻只召開了記者會，其後同樣無影無蹤。最經典的例子是星火同盟的眾籌活動，就連他們的手足也說星火同盟沒有財政報告，毫無透明度，是全港最大的"人血饅頭"和詐騙集團。

政府有沒有打算規管和進行調查？

主席，眾所周知，為維護國家安全，須對來歷不明的資金進行嚴密監察。目前，香港的"攬炒派"藉網上眾籌支援暴力活動，甚至促請外國政府制裁香港。

我想問，當局會否考慮檢討現行的相關機制，優化監管制度，並且修例，透過社署的"公開籌款許可證涵蓋範圍一般指引"擴大對慈善籌款活動的監管範圍，從而涵蓋網上眾籌？
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無論是在網上或公眾地方進行眾籌活動，若其目的牽涉清洗黑錢、詐騙及其他違法活動等，警方會以現行法例進行有關調查及起訴"，但若是政治詐騙或洗黑錢等，騙徒只需掛着政黨名號或打着政治口號，政府諸多部門便不願執法。就此，我希望詢問特區政府如何督促各部門，令它們不要基於政治問題而讓"政棍"及政黨有空間騙取香港市民的血汗錢？

《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凡列於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

主席，就陳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部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法律的職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便是在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於1990年4月4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下設立。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第十四款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成為全國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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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在多方面實行"高度自治"，尤其在經濟範疇，《基本法》第五章的不同條文授予香港特區在財政、金融、貿易和工商業各方面"高度自治"。其中表表者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第一百一十一條訂明"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第一百一十四條則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這些則明顯屬於特區的自治範圍。

對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人大常委會按《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及相關程序，就附件三的法律增減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無論是以公布或立法方式實施，都屬於在香港特區實施的法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現時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納入附件三後未曾作出修訂。人大常委會在行使《憲法》賦予的立法權，具體制定法律時，亦須遵守中國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訂明的規則。特區政府對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和作相關決定的準則等問題，不能代表人大常委會作答。如日後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需要作出修訂，會由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主導，依法行使相關的權力。對日後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人大常委會會按《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特區政府會按實際情況及有關課題聽取各方意見，並會在人大常委會徵詢特區政府意見時向人大常委會適當反映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具體意見。
主席，根據政府的說法，我想向局長請教。大家也知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鄧中華前日指出港區國安法不容挑戰，他說："這部法律是香港特區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挑戰的地位和權威，任何香港本地法律均不得與該法相抵觸"。

所以，我無法作出回答。

局長，你有否補充？
或許我再次重申，由於現時條文仍然在草擬階段，究竟具體的條文會是甚麼，有否所謂凌駕性或各方面的問題，我們暫時沒有辦法知悉。

不過，全國人大在作出決定時亦有解釋，並一再強調數項重大的原則，包括依法治港及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保障。

在立法過程中，我們會積極反映香港特區的具體情況，並積極向各界解說是次立法目的及其重要性。

主席，北京官員近日的發言，似乎表示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以不受《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約束。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表示，中央在港區國安法有司法管轄權，這明顯違反《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三款：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我想問局長，如果港區國安法明顯違反《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政府會如何向全世界包括聯合國交代？

我想指出，最終的條文會符合《憲法》及《基本法》相關的規定。我亦想一再強調，這項工作會依法進行。

就此，我也想指出一點。《基本法》第十九條訂明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

他沒有回答關於《中英聯合聲明》的部分。

《中英聯合聲明》是在香港回歸前，中英雙方就回歸的情況作出的聲明，當中有些是英方提出，有些是中方提出，有些是雙方共同提出。

主席，我手上有一份1999年2月10日立法會會議一項質詢的書面答覆，是時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對張文光議員就全國性法律應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質詢所作回覆，："如有任何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對香港有實質影響，我們會把有關事宜提交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討論，並會諮詢法律界或其他有關人士。"我請問局長，上述答覆到今天是否仍然有效？局長會否就相關問題諮詢本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特區政府會按實際情況及有關課題聽取各方意見，並會在人大常委會徵詢特區政府意見時向人大常委會適當反映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具體意見。

當年，孫明揚代表特區政府回答，如有擬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會諮詢本會。

第三項質詢。

政府已把海外抵港人士必須接受強制檢疫14天的規例的有效期延至本年9月18日，並跨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日。政府表示會考慮容許正接受強制檢疫的選民暫時外出投票。然而，有身處外地並打算專程回港投票的港人表示，該安排仍不妥善，原因是他們基於個人情況需於投票後不久便離港，無法留港完成檢疫程序。

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提名期訂於今年7月18日至7月31日。我們留意到本港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及確診個案數字雖然在過去1個多月稍為穩定，但仍然時有反覆，近日再度錄得本地感染群組個案。同時，全球疫情依然十分嚴峻。截至6月16日，218個國家/屬地/地方共錄得約786萬宗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自3月底以來，全球每日約有7萬至13萬宗新增個案。至於內地方面，疫情雖然已經顯著改善，不過在過去數星期，個別省市仍錄得一定數量的輸入個案及本地個案。上述情況反映不論在本地或本港以外的地區，疫情仍未過去。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預計在短期內不會消退，我們會與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防護中心緊密聯絡，密切注視疫情的發展，從現在至選舉舉行期間不斷評估疫情對立法會選舉所造成的影響，並及早因應疫情發展的不同可能性，制訂各種預案。選舉事務處一向沒有在醫院內設立投票站，但會研究能否為正接受指定強制檢疫的選民制訂特別安排，以容許他們短暫外出並安全地投票。市民的投票權受到《基本法》保障，在制訂與防疫相關的選舉措施時，特區政府會致力平衡保障公共衞生、社會接受程度、便利選民等因素。早前特區政府已刊憲修訂《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及《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把其有效期延長。我們會密切注視香港與其他地方之間的人口流動及實施強制檢疫措施，以及內地和外地的疫情發展情況，以決定採取何種方案以便利選民投票，並會適時敲定細節及向市民公布。

總選舉事務主任亦必須分配予地方選區選民一個在切實可行範圍內接近該選民的登記住址的地方選區投票站，以供他投下他在有關地方選區的一票。為此，選舉事務處須為每個投票站預先編製選民登記冊摘錄，供投票站的工作人員在發出選票前核對有關選民的投票資格。選舉事務處考慮到要掌握在投票日回港或經香港轉機的選民的資料及人數有其困難。因此認為難以在投票日前預先準備有關選民登記冊摘錄。選舉事務處在現階段認為於香港國際機場禁區內設立投票站的建議未必可行，但會繼續研究能否克服相關技術困難，或採取其他切實可行的方案，以便利從外地回港的市民投票。

主席，局長提出選舉必須公平地進行，但局長應該留意到，《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的失效日期為7月7日，但《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的失效日期為9月18日，立法會選舉則在9月6日進行。換言之，居住在內地的香港市民在9月6日可以自由過關來香港直接到票站投票，但從外國地區回來的香港人，則因為規例所限無法立即到票站投票。

總體的原則是，我們會在盡可能便利選民行使選舉權的同時，亦會兼顧公共衞生安全。

你應先讓公眾人士聆聽局長的答覆，請坐下。

第四項質詢。

主席，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政府正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科園，我想追問局長，相關基建工程的進度如何及首批創科機構入園的時間表？

主席，我相信所有政黨皆支持推動創科發展，我亦對局長剛才列舉的多項計劃表示歡迎，而我的補充質詢正是有關局長剛才提到的遙距營商計劃。

局長，可否要求特首或政務司司長增加撥款，將這項計劃的總額上限5億元調高，讓更多人受惠？

第五項質詢。

主席，由市區重建局發展的首個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煥然懿居，已於上月開始入伙。有該屋苑的單位業主投訴，他們須支付高昂的管理費，相當於每平方呎4元3角，並較某些私人屋苑還要高；高昂的管理費加上樓宇按揭還款，令他們百上加斤。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既然首置單位售價的定位，是介乎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和私人屋苑的單位售價之間，有否評估首置屋苑的管理費應否定於居屋屋苑與私人屋苑的管理費之間的水平；若有評估，結果為何；二政府有否參與訂定煥然懿居管理費水平的工作；及三會否設立機制，監管首置屋苑的管理費水平？

作為資助出售房屋的一個類別，首置的目標是在樓價高企的情況下，協助既不符合申請居屋資格、又未能負擔私營房屋的較高收入家庭，回應他們的置業期望。政府在2018年6月邀請市區重建局將其位於馬頭圍道的重建項目改為首置先導項目煥然懿居。市建局其後在2018年12月公布預售煥然懿居的450個首置單位。所有首置單位已於2019年6月售出。隨着項目落成，市建局在今年5月初展開簽署單位轉讓契約的手續和交付程序。就柯創盛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現時的房屋階梯主要有3類不同層級的資助出售房屋，分別是綠表置居計劃、居屋和首置。這3類資助出售房屋在房屋階梯上的定位和相對性，反映於單位的售價折讓。因此，綠置居單位的折扣率會較居屋出售計劃的折扣率高，而首置單位的折扣率則較居屋出售計劃的折扣率低。就煥然懿居項目而言，首置單位以評估市值六二折出售，即折扣率為38%，較前一期居屋出售計劃的48%折扣率低10%。在物業管理角度而言，資助出售房屋項目與一般私人住宅項目沒有分別。

考慮到不同房屋項目的具體情況可以有很大差距，政府認為不宜就管理費水平訂定一個硬性指標。二在邀請市建局將其位於馬頭圍道的重建項目改為首置先導項目時，政府在相關契約修訂文件中就首置單位已訂定一些規定，包括單位只可出售予符合政府指定資格準則的人士、定價須經由政府批准，以及單位設有轉讓限制等，當中不包括釐定管理費水平的事宜。政府亦沒有參與釐定煥然懿居的管理費水平。根據市建局提供的資料，市建局在釐定煥然懿居的管理費水平時，已參考市場上發展規模及設施相若的住宅項目的管理費水平，而煥然懿居的管理費水平與現時市場水平相若。據政府了解，視乎個別屋苑規模及相關設施，近年落成的私人住宅項目的管理費水平一般約為每平方呎4元至5元。三正如以上所述，管理費水平受多個因素影響，政府難以就首置項目制訂具參考價值的管理費水平及相關指標。再者，假如政府就首置項目的管理費水平設立限制，發展商為了配合相關要求，或難以避免要在屋苑的設施及配套等方面作取捨。這可能會減低發展商在首置項目設計上的靈活性，亦與政府希望充分利用發展商在設計和興建樓宇的經驗及專業知識提供首置單位的原意並不相符。

很多青年人想我藉此機會告訴局長，副局長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上表示，由於居屋封頂，折扣率要訂於市價七折，日後首置樓盤的價格會訂於市價八折。

這個單位的六二折價格是640萬元，但如以八折計算，樓價便會超過800萬元。

屆時如果樓價過高，便不可能提供同一個合理折扣水平，令所有人安居樂業。

香港廣大市民確實對置業有強烈訴求，政府也表明會在不影響公營房屋供應的前提下，提供首置單位。

我相信市建局在完成研究及取得董事局同意後，會適時公布有關資料。柯議員剛才亦提到居屋售價的問題，我們可能說得不清楚或大家可能有誤會。居屋定價是以市民的負擔能力為基礎，即按非業主住戶的入息中位數作出評估。

我們明白這類項目對他們大有裨益，我們亦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安達臣道的賣地安排必須提供確定性，讓參與投標的發展商有所依據。

一般來說，管理費包含3個元素，第一，管理公司的經理人費用；第二，負責整個屋苑保安工作的管理員數目；及第三，其他事項，例如垃圾處理、屋苑清潔、園藝及會所等。大部分費用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需要實報實銷。

多謝何議員的補充質詢和建議。市建局的首置項目，在管理費方面依循一個原則，就是管理預算和管理費水平以收回成本為原則，沒有盈利的考慮。

很多私人房屋的管理費也不如資助房屋般高昂，但他們的儲備很多。

主席，多謝蔣議員的補充質詢及建議。

當然，作為房委會主席，我亦會敦促同事在屋宇管理方面作出相關考慮。

不論是公營或私營樓宇，每月管理費除了支付維修費用外，還要應付一些經常性支出。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為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執業，以紓緩公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本人和本人所屬政黨的黨友於去年中建議修訂《醫生註冊條例》，致使獲醫院管理局以有限度註冊方式聘用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只要工作滿5年及工作表現令人滿意，便可免試申請成為正式註冊醫生。政府回應時表示，該建議具爭議性，因此在未充分諮詢持份者之前，並非修例的"合適時機"。

主席，因應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政府已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問題，包括增加醫療培訓課程學額、撥款提升和增加大學醫療培訓能力，以及支持醫院管理局的人手政策。政府亦會繼續積極加強在海外推廣及宣傳有限度註冊安排，並大力進行招聘計劃，吸引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療專業人員來港執業。就蔣麗芸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食物及衞生局於去年3月設立了多方平台，與香港醫務委員會、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醫學會、醫管局、本地兩間醫學院和衞生署的代表共同商討增加醫生人手的可行方案。過去一年多，有多項可以增加醫生人手的措施已經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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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視乎上述措施的成效，以及醫療服務相關機構和持份者的意見，再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二在2019-2020年度，醫管局的醫生短缺累計人數約為260人，而同期的全職醫生流失率為5.4%，相當於約322名全職醫生。醫管局十分關注公立醫院的醫生人手情況，會持續推行各項增聘及挽留人手的措施。除了增加駐院醫生培訓名額，亦會全力招聘全職和兼職醫生、增加醫生晉升機會及加強培訓，並會繼續招聘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到公立醫院工作，紓緩前線醫生的工作壓力和改善工作環境。另外，醫管局亦會繼續推行"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重新聘用年屆正常退休年齡退休或約滿離職的合適現職醫生。三自《2018年醫生註冊條例》實施後，有限度註冊的有效期和續期有效期已由不多於1年延長至不多於3年。醫管局藉着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契機，循多方面檢視及優化有限度執業註冊計劃，以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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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年5月，醫管局共有25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受聘於公立醫院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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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資格和適合聘用的申請者，醫管局將會按他們可以到港履任的時間，分批向醫委會提交有限度註冊申請。其中，4名早前已獲醫委會批出有限度註冊申請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將於本年內履新。此外，醫管局亦於今年5月向醫委會遞交了另外3名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新申請。醫管局將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形式招聘非本地培訓醫生，亦會繼續檢視和監察整體人手情況。

這就是我剛才提及的多方平台，食物及衞生局與醫委會、香港醫學會、醫專、醫管局、衞生署及兩間大學共同探討增加醫生人手的方法。

當香港醫生專心為港人抗疫，蔣議員的質詢令我有種被人在背後插一刀的感覺。

我們非常歡迎達專業水平的非本地醫生來港工作。

大部分有限度註冊醫生都不願意加入醫管局，因為工作辛苦。他們大多選擇在大學或衞生署工作。局長只提及醫管局的數字，她可否告訴大家，每年有多少名有限度註冊醫生到大學、衞生署或其他地方工作？

首先，我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剛才所說有關醫生的數字和流失率均由醫管局提供。

就陳議員所詢問的數字，截至2020年5月底，有25名有限度註冊醫生受聘於醫管局，衞生署則有4名有限度註冊醫生。

主席，雖然我不知道陳沛然醫生說蔣麗芸議員"插他一刀"是甚麼意思，不過這項質詢由蔣麗芸議員提出，真是令我們百感交集。

關於招聘海外受訓的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形式來港在公立醫院提供服務的安排，我是贊成的。問題是現時只有25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以這種形式來港在公立醫院服務，人數非常少。

我們已投放2,000億元，在未來10年進行醫院擴建計劃，但即使有硬件，屬於軟件的人手如何填補呢？

除了這方面外，當然也有其他措施，例如增加晉升機會亦同樣非常重要。我剛才亦表示，為了吸引多些人手，尤其是黃議員剛才說的吸引非本地註冊醫生來港執業，我們除了讓4個專科可以吸納一些尚未取得第一個專科資格但已開展有關培訓的醫生來港外，亦增加他們的晉升機會。舉例而言，他們來港服務5年加上取得專科資格後，可以有機會晉升為副顧問醫生。我們已增加資源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修訂建議中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的擬議準則，包括用以釐定僱傭關係的普通法測試，在擬議修訂下的應用方式與在《僱傭條例》下的應用方式是否相同；有關準則會否涵蓋職業退休計劃的有關僱主的前僱員，以及因業務轉讓或併購而受影響的僱員；以及機構根據顧問協議委聘的顧問可否參與職業退休計劃。政府表示，在擬議修訂下為釐定僱傭關係而應用的普通法測試，與《僱傭條例》下適用的測試相同。

至於釐定為機構提供服務的人在法律上是否屬於職業退休計劃成員一事，現行的《職業退休計劃條例》已作出規定。有關委員問及僱員在過往的僱傭關係中須受僱多久，才可以在終止受僱後繼續作為相關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政府當局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會考慮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以斷定是否符合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的擬議準則。一般而言，僱員在終止受僱後可留在相關職業退休計劃的時間長短會受個別計劃所規限。擬議新訂有關"僱傭關係"的第2B2條訂明，"如某人全職為設於香港的......機構......提供服務超過4年，而該人提供該等服務的方式及受控制的程度，使該人可被合理視為該機構整體的一部分，則提供服務須視為僱傭關係"。委員認為，為免生疑問，政府當局應該在上述條文中明文規定有關"超過4年"的期間須為一段連續的期間。政府當局會就此動議修正案。法案委員會關注僱主為遵從新的申報規定而需進行的額外行政工作，以及擬議修訂對現正考慮在香港開設業務的海外企業有何影響。政府當局表示，僱主普遍並不認為遵從新的申報規定會有問題，因為這些規定大致上只涉及在現有的周年聲明以外多作一項申報，確認計劃成員符合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的準則。

為此，積金局已應僱主組織的建議，在其網頁登載為施行《條例》第74a條而制訂的在香港以外的國家、地區或地方的主管當局名單，供公眾查閱，從而便利僱主遵從《條例》的豁免規定。法案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提出數項在用語上和技術上的修正案，委員不會反對該等修正案。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條例草案》的目的非常簡單，是為了堵塞現時法例上的漏洞，以打擊不法之徒利用香港多年來辛苦建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金漆招牌招搖撞騙，把職業退休計劃包裝成香港向海外投資者推銷的投資計劃。職業投資計劃，顧名思義就是"打工仔"為退休未雨綢繆而作出的投資計劃，是僱主與僱員間的契約。雖然有關計劃屬投資性質，希望透過投資令資本增值以應付退休開支，但契約雙方的關係絕不含糊，必須存在僱傭關係。可是，有不法之徒利用這項計劃不受證監會監管的漏洞，並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招攬海外投資者，企圖在毫無監管下進行投資。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截至2019年5月，初步懷疑有8項退休計劃涉及不當行為，情況令人擔憂。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只有符合《僱傭條例》準則的職業退休計劃才是《條例》所涵蓋的計劃，包括針對所有新的註冊申請，要求申請人提交律師、會計師和職業退休計劃有關僱主的聲明，確認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符合僱傭關係為基礎的準則。此外，修訂《條例草案》亦賦予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更大的調查權和執法權，以撤銷有問題的計劃申請甚至是凍結有關資產，以免受害人有所損失。政府提出修例主要是為了堵塞這個漏洞，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法案委員會非常支持有關修訂，我相信政府提出的修訂，足以杜絕不法之徒繼續利用這項計劃作出不法投資。

作為金融服務界的一分子，我只會說4個字珍而重之，希望大家都珍惜香港這個家。

代理主席，立法會今天審議的《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草案》，正是針對現時職業退休計劃的漏洞，避免職業退休計劃遭不當使用作為其他人，特別是海外人士的投資工具，並加強有關職業退休計劃的規管。我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表示支持及歡迎，亦希望《條例草案》能夠順利通過。

職業退休計劃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由僱主作出自願性供款，為僱員提供退休保障。

可是，有些中介公司近年利用可獲豁免的法律漏洞，在網上推銷所謂的"職業退休計劃"，聲稱可以讓海外僱員作退休之用，而僱主亦可以享有稅務優惠。

因此，《條例草案》規定計劃成員必須在香港與僱主有僱傭關係，而且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或香港工作簽證，以消除灰色地帶。

有關的代理人邀請海外人士將其海外退休金權益轉移到香港的職業退休計劃，或把資金直接投資在香港的職業退休計劃。這些做法均不符合職業退休計劃為僱員提供退休保障的政策原意，同時會損害香港在投資產品規管方面的整全性，亦可能會令到香港成為國際避稅中心。因此，政府提出修例，避免職業退休計劃被不當人士利用作投資工具，供並非屬於計劃的有關僱主及僱員參加，藉此逃稅。

我最後總結，職業退休計劃的原意是為僱員的退休生活作保障，但現在被一些不法分子鑽空子，令計劃成為不相關人士的投資工具，使政策失去原意。此外，更有些人利用漏洞直接逃稅，做法並不理想，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和整全的規劃。所以，我們支持《條例草案》，希望職業退休計劃用得其所，並希望處長得到相關授權後，加強相關規管、強化監管力度，以保障僱員的退休權益。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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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53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4、10、25、27、30及44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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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局長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將會提出修正案，以修正秘書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旨在反映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以及提出數項在用語上和技術性的修訂。修正案的內容已載列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簡介修正案的主要的3方面內容。

建議新增的第2B2條提到，如果某人全職為設於香港的商業機構或其他機構提供服務超過4年，而該人提供該等服務的方式及受控制的程度，使該人可被合理視為該機構整體的一部分，則提供服務須視為僱傭關係。我們在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建議將"超過4年"的字眼改為"連續超過4年"，以釐清有關規定是指一段連續超過4年的期間。第二方面，在《條例草案》第111和122條，即建議新增的《條例》第111條和121條，"不遵守處長施加或修訂的豁免條件"是撤回獲豁免計劃的豁免證明書的理由之一。因此，為統一起見，我們建議將"不遵守處長施加或修訂的註冊條件"列作撤銷計劃註冊的理由之一。我們因此建議在《條例草案》第25、27和30條，即在《條例》新增的第33A、42和45條，將"不遵守處長施加或修訂的註冊條件"加入成為須申報事件，以及作為處長建議撤銷註冊和正式撤銷註冊的理由之一。第三方面，即最後，我們亦建議提出一些用語上和技術性的修訂，例如在《條例草案》第446條，即建議新增的《條例》第67條，刪去"或"的字眼，以刪除集團註冊計劃不遵守有關提供書面聲明的新增規定的後果，使適用於非集團註冊計劃與集團註冊計劃的做法統一。代理主席，我們在擬備修正案期間，已考慮法案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法案委員會對所有修正案並無異議。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委員支持以上修正案。

當很多受僱人士到達退休年齡，打算從職業退休計劃收取他的款項以安享晚年時，才發現原來大部分款項已被人取去，這是一個"大黑洞"。

堵塞漏洞後，是否等於職業退休計劃的保障已經很完善？

參考全世界很多職業退休計劃，這些計劃所收取的法定准許管理費均遠較香港的收費為低。雖然政府早兩年作出修訂後，有關情況稍為有所改善，但距離國際水平還有很大距離，亦遠遠未能確保受僱人士在退休時獲得足夠的保障。

關於對《條例草案》第4條提出的修正案，澄清有關服務"超過4年"的釋義，我認為合理。

僱主有責任保障員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很不幸，正如我們昨天告訴羅致光，香港有很多外判員工在工作差不多兩年時，在第二十三個月被解僱。我們從這些例子看到有很多無良僱主用盡方法來剝削員工。

所以，4年的服務期規定的確可以保障僱主和僱員；當僱主決定或選擇退休計劃和投資計劃時，不會太離譜，僱員因而也能夠得到保障。

我有點擔心"連續"的規定。

法例沒有清楚訂明這些僱傭關係是合約關係，以及誰是"僱員"。

主席，我剛才就恢復《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發言時提到，一些國際監管機構對職業退休計劃表示關注。

局長提出6項修正案，包括對《條例草案》第4條、第10條、第25條、第27條、第30條及第446條提出修正案，主要是行文上的修正。

僱主可以為顧問提供職業退休保障及醫療福利，但他們不需要按時上班，只需要完成所指派的工作。

第二，如要在《條例草案》下註冊一個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需要提交一些證明書，包括律師及會計師的證明書。

在作出新的改動後，以往的上訴渠道有否改變？

我剛才問，職業退休計劃的投資組合可否提供多一點保障？

政府會否限制投資組合或增設一些限制？

很多市民認為應放寬這些投資組合，因為他們想得到更多回報。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局長提出的6項修正案。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局長再次發言。
主席，我在此先多謝郭議員、毛議員和梁議員對修正案予以支持......

第一，關於強積金計劃的收費及回報，這不單是議員關心的議題，也是政府關心的議題。

若計劃有可能資金不足，我們可以要求由精算師每年再作檢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3、5至9、11至24、26、28、29、31至43及45至5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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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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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9年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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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藉此機會提出一點。

然而，並非所有政府部門或所有人士都為失明人士提供這份保障。在其他情況下，例如在街上，曾有失明人士甚至被警員帶到警署，並被要求將假眼除下。我所指的是失明律師陸耀輝，他在5月1日受到警員歧視，甚至被指扮盲。

單靠《版權條例》的保護當然不足夠，例如有警員及其他執法部門曾對失明人士......

其實，香港有越來越多患有讀寫障礙、知覺障礙或閱讀障礙的人士。

我認為政府有責任按視障及讀寫障礙人士的需要，進一步釐清版權作品所涵蓋的語音形式作品，以便向他們提供所需的協助。此外，《條例草案》亦提及，除"商業發表"的文本外，將會容許使用已發表或已藉其他方式在任何媒介公開提供的作品製作便於閱讀格式版。然而，由於有關格式版日新月異，有些版本未必完全與"商業發表"的文本一致，例如一些非商業發表或以不同格式製成的文本，未必能滿足視障人士的需求。

我亦留意到，社會近期出現了一些非傳統上代表視障人士的團體。

《馬拉喀什條約》是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轄下締結的國際條約，已於2013年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通過，並於2016年9月30日生效。

至於中國是否已經簽署《馬拉喀什條約》，則尚待確認。

我發言支持《2019年版權條例草案》，以及將第1至10條納入《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加強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的版權豁免，以符合《關於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

在資訊傳播方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2013年6月在摩洛哥國際會議上正式通過《馬拉喀什條約》，要求締約國在現有版權法之中增加規定，促使版權擁有者容許閱讀障礙者複製或由擁有人發行或提供已出版作品的無障礙格式，以便利不同的視障人士。其實，現時香港《版權條例》已容許視障人士自行將版權作品自行製作為無障礙版本，供其個人使用。然而，可能由於個人原因或各種因素，香港出版商極少主動提供無障礙版本。

多年前，《版權條例》的一些修訂未能通過。

《馬拉喀什條約》在20個締約方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交存批准書後才會生效，並一定要得到中國批准，才可以適用於香港。

政府當時回應指《馬拉喀什條約》尚未生效，而中國是締約方之一，但國內未完成批准程序，因此不能立法，只能監察締約各方批准和加入條約的進度。結果，在2016年6月30日，《馬拉喀什條約》在加拿大正式簽署成為第二十個締約國後正式生效。

可是，政府亦要明白，推動政策的工作當然不止於修訂法例。

能夠透過法例解決一些限制當然是好事，但政府的帶頭作用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希望政府以幫助有需要人士作為政策目標，不要只通過《條例草案》便當作做了事。過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會說法例已無可以再改善之處，可做的都已經做了——這是不行的。不論怎樣，我想向政府表示，我會支持將修正案納入《版權條例》，並希望政府進一步改善版權政策，令社會及有需要人士可以受惠。

我必須指出一點，政府在整項《條例草案》中忽略一點，就是在評定或協助評定學童或個別人士有否讀寫障礙或閱讀障礙方面，其實支援相當不足。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學童要經過重重關卡，包括學童發展篩查，然後是學習能力篩查。

根據《馬拉喀什條約》作出的修訂，的確能夠保障閱讀障礙或讀寫障礙的人士，特別是學童，但原來不是很多人能夠受惠於這些條文，因為這些學童根本連獲評定的機會也沒有，這是第一點。第二，即使學童被評定有讀寫障礙或閱讀障礙，究竟可得到甚麼支援？現時政府提供的支援相當少，唯一是透過勞工及福利局的先導計劃，讓一些學前兒童獲得特殊學習的支援，但有關支援只提供至他入學後便停止。當他入讀小學或中學，協助模式已經改為由校內的輔導員、教育心理學家等提供協助。

我贊同《馬拉喀什條約》的精神，但不表示可以令有讀寫障礙或閱讀障礙的人士，即《條例草案》所涵蓋的人士，特別是學童，得到足夠的支援。

政府可以透過進一步修訂法例，包括擴闊指明團體的範圍。

此外，由於《條例草案》涉及音樂和藝術作品，根據《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第九條第二款，締約方允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複製作品，只要這種複製不與正常利用相抵觸便不受影響。

最後我想再提出一點，這些保障弱勢人士、失明人士的政策並非只適用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請官員清楚告訴警察和保安局，不要再歧視失明人士，包括失明律師，這是十分可耻的做法。我謹此陳辭。

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時重複提到《馬拉喀什條約》的內容和目的等，我不再在這裏複述。

不過，對於數項與《版權條例》有關的意見，我會在這裏作簡單回應。有議員提到，政府應就《2019年版權條例草案》進行廣泛諮詢和推廣。我們在2018年2月和11月分別舉行過簡介會和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和徵詢意見，將來亦會在網上作介紹。

《馬拉喀什條約》並無就知覺障礙或閱讀障礙一詞列舉任何例子，以解釋詞意。部分已實施該條約的海外司法管轄區也沒有相關例子。然而，國際間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一些司法管轄區就《馬拉喀什條約》中知覺障礙或閱讀障礙的討論，均有提及讀寫障礙。因此，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新增的知覺障礙或閱讀障礙的定義中，加入讀寫障礙作為例子。由此可見，我們在這方面早已經回應了議員的要求。

除了有聲讀物外，其他聲音紀錄均不屬於《馬拉喀什條約》規範的版權作品種類，而閱讀殘障人士使用或收聽聲音紀錄一般並不會遇到特別障礙或困難。再者，將聲音紀錄納入版權豁免亦會涉及更多複雜的版權問題。為了盡快推行與閱讀殘障人士有關的版權豁免，現階段我們不建議將其他聲音紀錄加入有關的豁免範圍內。有關指明團體的範圍，根據《馬拉喀什條約》的相關條款，被授權實體是指得到政府授權或承認，以非營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導培訓、適應性閱讀或信息渠道的實體，亦包括主要活動或機構義務之一是向受益人提供相同服務的政府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在這方面來說，《條例草案》並無要求指明團體須先行登記或接受資格審查後，才可以獲得豁免，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由於並非所有非牟利團體均會向閱讀殘障人士提供教育、指導培訓、適應性閱讀，或者信息渠道的服務，將所有非牟利機構納入指明團體的定義並不合理，亦可能會增加有關豁免被濫用的機會。主席，我十分高興《條例草案》在諮詢期間獲得普遍認同，亦得到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支持。在坊間，我們得到香港失明人協進會、香港盲人輔導會和本地出版業等主要持份者支持這次修例建議。因此，我在這裏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完善為照顧閱讀殘障人士需要的版權豁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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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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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馬拉喀什條約》簽訂後，需一定數目的國家確認後才能生效。很幸運，《馬拉喀什條約》在2016年9月30日獲足夠的國家確認。可惜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已簽署《馬拉喀什條約》，但尚待確認批准。

《馬拉喀什條約》尚待人大常委會確認。

對於眾多失明及殘障人士而言，《馬拉喀什條約》是一項很重要的條約。

知識就是力量，我們當然希望不會回到《1984》小說中知識便是無知、無知便是力量的那種情況。

此外，政府應考慮《條例草案》未有提及的情況，將作品內容簡化甚至圖文化，即殘疾人士所指的簡易圖文版。

我希望當局能持較開放的態度，因為現時視力障礙的定義已經擴闊，當中涉及有讀寫障礙或閱讀障礙的人士，而他們所屬的組織與政府傳統接觸的視障或失明人士組織有所不同。

這些民間團體，由一眾有心人組成，它們往往需要足夠資源，才能暢達無障礙地取得資訊或知識。